主席，要審視一項法案是否適合恢復二讀辯論，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考慮該法案是否符合法治精神。過去一兩年，建制派議員經常指出，根據法治原則，一項法案制定成法例後得以執行，而市民又遵守該法例，這便是法治。我認為這只是整個法治觀念的其中一部分。

大家可能也聽過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的分別，其實，除了主體法例的社會效果、條文是否清晰外，司法制度是否獨立、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以及市民能否以合理價錢輕易取得法律支援等因素，也是法治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開宗明義，《條例草案》鼓勵大家尊重國歌。

廣州話有一句俗語："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究竟"尊重"可否強加於市民身上，抑或必須出於自願？我舉一個例子，大家聽演唱會時，自然會靜靜地聽歌。

朱凱廸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會議現在暫停。

相信大家都清楚知道，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多次向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說出具冒犯性及侮辱性的言詞。我和代理主席亦曾多番提醒及警告議員，不要再次使用這些言詞。最終，我和代理主席裁定這些言詞屬冒犯性及侮辱性，議員不應再次使用。我上星期已清楚表示，若有議員再次在會議上使用此類具冒犯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我將不會再作警告，而會直接命令有關議員退席。在昨天的會議上，朱凱廸議員展示一個寫有對李慧琼議員具冒犯性字句的紙牌。我當時已即場命令工作人員收起紙牌，並強調若有議員再次展示類似的紙牌，我將不會再作警告，而會直接命令有關議員退席。今天，朱凱廸議員展示另一個紙牌，當中的字句是"最佳主席李慧琼"。考慮到朱凱廸議員昨天曾放置一個針對李慧琼議員的紙牌，我認為朱凱廸議員今天展示寫有"最佳主席李慧琼"字句的紙牌，明顯是以反諷形式繼續冒犯及侮辱李慧琼議員。陳志全議員，請你坐下。議員如繼續叫喊，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陳志全議員，請你返回座位。如你仍不返回座位，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請你返回座位。陳志全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如你仍不返回座位，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會議現在暫停。

今天，朱凱廸議員展示另一個紙牌，當中的字句是"最佳主席李慧琼"。考慮到朱凱廸議員昨天曾放置一個針對李慧琼議員的紙牌，我認為朱凱廸議員今天展示寫有"最佳主席李慧琼"字句的紙牌，明顯是以反諷形式繼續冒犯及侮辱李慧琼議員。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可接受，因此我命令朱凱廸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我事先聲明，若有議員再在會議廳展示類似的紙牌或語句，我將不會再作警告，而會直接命令有關議員退席。

主席，大家其實都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是根據《議事規則》合法選出的。

主席，請你要求他們肅靜，因為他們阻礙我發言。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因為此事涉及我本人。我再次重申，我是根據《議事規則》合法選出的內務委員會主席。如果大家對於我當選的合法性存疑，可透過其他途徑跟進。本會有很多來自法律界的議員，他們應該明白，如有法律爭議，理應尋求裁決，而不應一而再、再而三在此擾亂議會秩序，對我作出人身攻擊。主席，我想指出，我們應當維護每一位根據《議事規則》選出的委員會主席，而此事並非只關乎我個人。主席，我認為必須嚴格執行《議事規則》，讓會議能夠順利進行。

根據《議事規則》第411條，"議員只限對討論中的題目發表意見，而不得提出與該題目無關的事宜"。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國歌條例草案》，我想請問一下，胡志偉議員手上的紙牌、張超雄議員手上的紙牌，以及其他議員桌上的紙牌，內容與《國歌條例草案》有何關係？如果沒有，應該把紙牌移除。

主席，請你解釋清楚，你是根據《議事規則》哪一項條文裁決議員在議會內展示反諷語句屬於違反《議事規則》？
我已作出裁決。

主席，你如此曠古爍今、充滿智慧的裁決，當然是最終決定，但我們議員現在需要的是執法標準。

如果你不能提供一個客觀標準，每位議員都有可能誤墮你的法網。
楊岳橋議員，這個紙牌與目前的會議有甚麼關係？

梁君彥主席，你剛才說朱凱廸議員的紙牌內容與今天會議的議題無關，那麼你應該先請他收起紙牌，而不是立即把他趕離會議廳。

正如各位議員所知，我在本星期初已透過秘書處發出通知，告知議員處理《國歌條例草案》的時間安排，其中預留了8小時進行二讀辯論，而審議期間用於點算法定人數和處理其他程序事宜的時間，會計入整體預留的30小時內。二讀辯論在昨天下午3時開始，本應在今天下午1時左右結束。但由於今天部分議員行為極不檢點，令會議多次暫停，以致損失超過7小時的會議時間。儘管如此，我會讓議員就二讀辯論發言多1小時，之後便會邀請官員答辯，然後表決二讀議案。如果議案獲得通過，本會便會展開全體委員會審議程序，請議員善用時間審議這項條例草案。

梁繼昌議員，請繼續發言。

這當然只是其中一項元素，而非rule of law的整體精神。

當然，20多年後，我們認為這些法例是完全不道德的，亦完全無法達致種族融和。

當然，它可處以5年的刑期甚或更高，但透過刑罰方式迫使人們尊重，究竟又是否真正的尊重呢？我真的不明所以，為何能以罰則創造一種名為尊重的情感？這其實並非出於真心或自願的尊重。

因此，儘管公眾人物也享有《公約》條款規定的權益，但委員會不認為有辱社會名人的言論的表達形式足以成為處罰的理由。此外，所有公眾人物，包括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等行使最高政治權力的人也應受到合理的批評及政治反對。因此，委員會對涉及不敬、冒犯、不尊重機關、不尊重國旗及標誌、藐視國家元首及保護政府官員名譽等事項的法律表示關注，並認為法律不能僅僅依據受到攻擊者的個人身份而給予更嚴厲處罰。締約國不得禁止對軍隊或行政管理部門等機構提出批評。因為有人可能會製造虛假的言論，影響其他人的名譽或導致其他損失，屬民事訴訟的範疇，而當然亦有涉及刑事成分的誹謗。但除此以外，我們無法作出更多規範，而國際特赦組織亦就國歌法提出一些基本意見。國際特赦組織表示，表達自由是基本人權，基本原則是人人有權以不同形式尋求、獲取或告知意見，而同時保持意見不受恐嚇及干預。

其實尊重國歌與愛國情懷有何關係？

我記得在10多年前曾與司徒華先生對話，我們談到愛國其實愛的是甚麼。

因此，主席，基於上述原因或近期一些社會事件，我希望主席可以批准一項臨時議案。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辯論中止待續議案，請主席考慮。

不過，由於我預留給二讀辯論的時限已過，我只會酌情容許議員辯論這項中止待續議案1小時，然後便會進行表決。

由於你原本說將會為二讀辯論預留1小時，我先不爭辯1小時是否合理，但由於現時提出的是一項新的議案，如果只有1小時，便只足夠讓4位議員發言，而撇除提出這議案的梁繼昌議員，即只有3位其他議員可以發言，這是不合理的，因為你原來並沒有預計有人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而中止待續議案的辯論並不屬於二讀辯論的範圍，所以，這項辯論是不應該受時間限制的。
譚文豪議員，我已經預留合理的審議時間。如果議員善用時間，我認為議員有足夠時間就《國歌條例草案》及其修正案表達意見......

大家也看到，這議題存在很大的爭議，如果不是，大家也不會看到那麼多議員對於一些裁決表示不滿。現在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時間來辯論為何要中止辯論，如何計算時限是你的事，但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責任，主席不能剝削議會內議員根據《議事規則》提出的討論，而我也從未聽過中止待續議案的辯論是有時間限制的。我想問一問，可否請秘書處或法律顧問向我們提供意見，告訴我們為甚麼可以隨隨便便地對一項正式的議案施加時間限制？
郭家麒議員，我認為部分議員的行為明顯是為了阻延會議進行。我必須強調，議員無權利用《議事規則》的條文拖延會議程序，或妨礙立法會履行其憲制職能。

再者，現時在二讀辯論期間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這是另外一個議項，《議事規則》也是以另一項條文處理，二讀程序中並不包含中止待續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是每項議程中也可以提出的，是一項額外的事宜，怎可能你會"炒埋一碟"來處理呢？

剛才我聽到你說主席有責任令會議有效率和公平地進行，但現在你把中止待續議案的發言時間規限為1小時，這樣又何來公平呢？

梁繼昌議員，你是否就這項議案發言？

如果議員早前能善用時間，本會當然會有時間處理其他事情，但今天部分議員行為極不檢點，令議會損失很多時間。

主席，我不是想與你辯論，這是合理性的問題。你剛才也說要公平，不是要趕時間"交貨"，我知道你想在6月4日通過這項條例草案，但現在是否做到你剛才說的公平呢？

當然，我當時推卻了一會，但是，我相信......

我立即翻查當年的文件，一打開文件，見到寫着他為黃大仙區貢獻良多。於是我想，胡志偉議員所說的3個原因，都不是他獲得社會地位的原因，為何他要將那些帽子扣在我們身上呢？我們為地區默默耕耘，以汗水灌溉社區，在社會上取得地位和尊重，這都是為"奶共"而做的嗎？

所以，我剛才發言了逾1分鐘時，他便要求點算人數。如果他沒有甚麼可以說，不如不要說。我又看到有人想打斷我的發言，代理主席，不如你先處理他的問題。

代理主席，雖然你苦口婆心地勸諭他們，但在他們耳中，你剛才所說的只是經典的廢話，因為雖然他們剛才在席上不停地質問為何不讓他們發言，卻仍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我的發言已因此被打斷4次，正如我剛才所說，其實他們無話可說，只是找藉口來不斷拖延，包括林卓廷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許智峯議員投擲"臭彈"和擺放防狼器，以及我剛才提到胡志偉議員快速"轉軚"，左左右右，前前後後，立場搖擺不停，這些也只是拖延的策略。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說尊重言論自由，但今天在議會內，我發言的6分鐘內，竟然4次被打斷，那麼他們究竟有多尊重議會和言論自由呢？香港市民應該心中有數。

因為當年特區政府可能認為他們有統戰的可能性。不過，我認為統戰是不太合適的，在戰亂時期，當然想多籠絡幾個人以爭取勝利，但在政治上也進行統戰，其實未必太合適。大家記得，政府在2006年頒授MH予胡志偉議員，正如胡志偉議員所說，可能是"舔共"、可能是投降、可能是親近政權，才取得這些勳銜，但是成效有多高呢？

我認為這個方法不太成功，因為即使莫乃光議員的姓名後多了兩個英文字母，但他最終仍反對該議案。所以，在這件事上，統戰是沒有作用的。

胡志偉議員昨日說"你們一定要還的"，我未見過民主黨主席可以粗言穢語的，為甚麼？

但無論如何，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認清楚，議會內的變色龍就是民主黨。"1124"區議會選舉、去年6月的"黑暴"及今年"黑暴"重臨，究竟議員有否與社會上不正確的價值觀割席？有否維護香港正確的價值觀？他們完全沒有，令香港社會黑白不分，今天甚至淪落至非常低的層次，仍是談誰支持、誰不支持訂立國安法，《條例草案》又是誰支持、誰不支持，說政府應令人自願尊重國歌，而不是強迫人尊重。千萬不要這樣想，經濟發展或美國是否制裁香港，是絕對不能與國家安全放在同一條線上、放在同一個秤上，任何人將兩者放在秤上，就是告訴大家，他將來有機會賣國，因為只要加多些錢，秤的一邊便會沉下去，那麼便不要國安法了。用政治或經濟發展來混淆香港人的社會價值觀和《條例草案》的含意，混水摸魚的撈取政治資本，最終令到所有被荼毒的下一代走上街頭。有些議員昨天說外面"打生打死"，李慧琼議員是否應該暫停會議？

香港人加油！"，繼續在議會裏蠶食"政治紅利"、"人血饅頭"，然後用捐款來購買音響，說要送去荔枝角收押所。

香港市民清醒了嗎？反對派所謂的支持者清醒了嗎？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反思一下，人民在戰亂的情況下是否真的得到幸福？國安法通過與否是否最重大的問題？我們千萬不要墮入國安法或《條例草案》是否洪水猛獸如此低層次的討論。

這是個卑微的要求，當我求求你們，放過香港人！

我希望我們以事論事，講道理，讓社會可以保留我們向來尊重的法治和文明。

當然，有些人說已經淪落得無可救藥，可能是的。

因為說到底，我們不是阻止任何人表達他們的意見，我們只是將有關限制訂得十分狹窄，很小心、很合尺地訂明，大家有權表達要說的內容，不過，在芸芸表達方式中，不能侮辱國徽、國旗和國歌，便是這麼簡單。

請大家在餘下的二讀辯論時間把握機會發言。局長，你是否想回應？梁繼昌議員，你是否打算答辯？

我也希望主席敦促我們的官員檢視伊朗及北韓對不尊重國歌的刑罰。

正正因為我們對《條例草案》太多條文有所保留，即使曾經進行17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也未必能夠令我們完全接受所有的不確定性。

主席，我希望大家本着真正做事的心情來考慮這項議案。主席，我亦希望你往後不要再針對我們議員的一些行為——當然，你不喜歡這些行為——但他們只是安靜地展示標語牌時，我希望你可以用包容的態度來處理。我並非批評你的裁決。我當然對你的裁決感到不滿，但我並非想推翻你的裁決。主席，我只不過是希望你......因為全港市民均看到大家正在這裏做甚麼，亦看到主席閣下的裁決。我不是說你的裁決是錯或對，因為你在這個議會是至高無上的——你可能自以為如此——我們無法推翻你的裁決。

本會現在繼續二讀辯論《國歌條例草案》，我會於大約6時30分邀請官員答辯。

主席，上星期有關《決定》的消息傳出後，香港的恒生指數下跌了5.6%，是5年內下跌得最慘烈的一次。

有時候真的懷念昔日曾鈺成主席，他雄辯滔滔，以理服人。今天正收看直播的不單香港人，還有北京的人，我想北京方面也不敢相信，搖頭嘆息。

條文很模糊，尤其是"顛覆國家政權"那一句，令人擔心這是百搭的萬能鑰匙，令香港人防不勝防，可能隨時誤墮法網。主席，這亦是民心不穩的原因。

香港即將設立國安機構，明顯是架空林鄭月娥及香港警隊，這真是糟糕，要等待清算。

主席，我們看看林鄭月娥如何回覆美國全國商會。

林鄭月娥臉都黑了，回應美國全國商會表示，在2009年至2018年期間，相關貨物貿易順差的累計總額達2,970億美元。

今天早上，還盛傳特區政府聯絡美國領事了解情況，感覺天下大亂了。

我不知繼葉太之後，會否制裁謝偉俊議員，不過我相信應該不會。主席，我相信部分建制派也不會反對我的意見，即接二連三在香港落實和推行《條例草案》或國安法，會對香港造成影響。這個世界有因亦有果。

我們要在立法會議事堂陳述清楚，如果法例條文不清晰，容易令人誤墮法網，既會影響市民信心，亦可能影響國際對這個城市的信心。主席，在2019年，中國有12%貨物經香港出口。

主席，我只是陳述，如果這星期與我們的人身自由、創作自由、言論自由有關的法例一一落實，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我只想提供多一個數字。

很多城市和國家都有國歌法，但他們的罰則有這麼重嗎？

是否透過立法便能夠達到尊重國歌的效果呢？我一直覺得立法不能種愛，只能夠種恨。

主席，以限聚令為例，限聚令原意很好，因為疫情擴散，限制市民聚集不可多於4人，後期不可多於8人，結果我們看到，即使對於1個人，警方也可以用限聚令來票控他。另一邊廂，對於親政府人士，警方沒有票控任何人，只是勸告他們離開了事。同樣道理，如果《條例草案》出現執法不公的問題，可以向誰人求助呢？主席，我們昨天審議《條例草案》的時候，全港各區都有不同市民上街，只希望能夠繼續保護香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即自由。結果，數百人被捕，最小的只有13歲。

主席，這真的令我們很擔心。我想對一些執法者說，你們進入學堂時，不對他人懷惡意，即使情況很差，也不應該濫用手上的權力，否則我們的制度會崩壞，市民會擔心執法不公的時候無法追究。主席，有甚麼可以做呢？

據了解，警方內部似乎有些軍心不穩，警察行使權力把一個小孩按在地上，看到小孩回望他的眼神時，他會質問自己正在做甚麼，是否正在根據一項公義的法例履行職責。同樣道理，今天審議的《條例草案》條文模糊不清，可以被任意解釋，這個問題是否不可以解決呢？

主席，我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因此，作為已經宣誓擁護《基本法》的議員，我看不到有任何原則性的理由要反對這項《條例草案》。至於《條例草案》的內容，雖然很多反對派議員將《條例草案》描繪成好像是一項惡法，但其實《條例草案》相當溫和，其結構與《國旗及國徽條例》相若。

在保護國歌的規定方面，《條例草案》指定在哪些場合才可奏唱國歌，而一些場合——例如私人葬禮——便不能奏唱國歌。

我同意很多議員在發言時提到，純粹立法並不足夠，我們亦應該在社會進行推廣，教育市民必須尊重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反對派議員會好好反省，將來亦會勸諭他們熟悉的年輕人，不要隨便作出貶損國旗和國歌的行為。昨天亦有議員因為香港多處出現騷亂而希望暫停會議，讓他們去協助參與示威及騷亂的人士，但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其實是要呼籲這些年輕人不要犯法，以免損害自身前途。有鑒於此，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主席，我發言支持《國歌條例草案》。主席，國歌、國旗及國徽，是一個國家及民族的象徵及標誌，代表着一個國家的尊嚴、歷史及文化背景，是神聖的，應該受到大家尊重。我們不單要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歌、國旗及國徽，即使出外旅行，或到其他地方公幹，同樣需要尊重其他國家的國歌、國旗及國徽，不可以公開作出侮辱或貶損的行為。訂立《條例草案》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尊重國歌，相關罰則只是針對公開、故意、有意圖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與實施多年的《國旗及國徽條例》相若，今次只是將相關的做法統一。主席，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升起五星紅旗，奏唱中國國歌，是理所當然的事。尊重國歌、國旗及國徽是香港人應有之義，但是，反對派議員羅列了各種各樣的藉口來表明反對，甚至不惜在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的程序上"拉布"7個月，公然表示要阻擋《條例草案》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17年11月通過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盡快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是立法會議員應盡的憲制責任。如果立法會議員不能完成立法，甚至阻撓立法，在性質上，是等於挑戰中央政府，挑戰《基本法》。

主席，這半年多以來，是香港自回歸後最艱難的時期，持續的社會運動已經令香港經濟奄奄一息；新冠肺炎肆虐，更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很多中小企業早已撐不住，失業潮隨之出現，"打工仔""搵食"艱難。現時香港的疫情雖然稍為緩和，但是，經濟步入寒冬，百業蕭條，很多市民均期望立法會可以急市民所急。開會及維持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是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的責任，如果這樣也做不到，我覺得這些議員真是愧對納稅人。所以，我希望他們今次真的要臨崖勒馬，不要再"拉布"，盡快讓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及其他有利經濟民生發展的法例。主席，說回《條例草案》。訂立這項條例，是源於2017年，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最近，對於人大常委會通過在本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社會上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人大常委會無權繞過香港立法會，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這完全是對《基本法》故意曲解，甚至誤導其他人錯誤理解《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立法機構，行使最高的立法權，將一項全國性法律，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落實在本港實施，是合憲、合情、合理的。從香港近年的社會動盪及實際情況來看，有關問題已經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的隱患，人大常委會適時立法，不僅可以震懾破壞香港的力量，亦可安撫香港市民的心。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強烈的社會動盪，無休止的示威抗議，以至暴力的衝擊行為，導致社會秩序大亂，市民消費意欲大減。加上持續數月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本港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經濟元氣大傷，失業率升至5.2%，是10年新高，超過20萬人失去"飯碗"，訪港旅遊業大受打擊。與消費及旅遊有關的行業，失業率更急升至9%，創15年新高。主席，我們亦必須承認，在香港，國家安全已經受到內部及外部勢力的威脅。

主席，在這些暴亂中，國旗受到污衊，國歌的演奏受到騷擾，這是我引述這些事件的原因。近年，"港獨"行為越趨猖獗，暴力分子有組織、有計劃地攻擊警隊，甚至傷害持不同政見的市民，可見本土恐怖主義正在滋長。反修例風波期間，外國多次公然干預香港事務，一些西方反華勢力更混淆是非黑白，明目張膽地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面對日益囂張的干預，中央政府又豈會坐視不理？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可以容忍分裂國家行為及恐怖活動呢？主席，香港回歸已差不多23年。首先，我們要盡快完成《條例草案》。另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在香港的立法工作仍未完成，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現在中央出手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並確保有關立法在香港有效實施，執行到位，這不單是形勢所迫，亦是中央依照憲法及《基本法》行使權力，履行責任，相關做法亦合憲、合情、合理。同樣地，《條例草案》也是按此原則訂立。主席，說回《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曾召開17次會議進行審議，可說每個細節及字眼均字字斟酌。政府當局亦多次反覆解釋，並釐清了一些誇大或極端的情況，例如唱國歌時普通話說得不標準，以及在茶餐廳看到播放國歌時不跟着唱或站立，會否被視為侮辱國歌？其實政府當局已多次釐清類似情況不會構成侮辱國歌，而法案委員會報告亦詳細釐清了各項條文可能會引起的爭議，相信可以釋除市民的憂慮。

接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可以辨別清楚，只是一些處心積累、想走法律罅及企圖挑戰國家權威的人才會鑽牛角尖。基本上，《條例草案》的實施不會影響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個人自由。主席，有人說《國歌法》是強迫愛國，與其要人尊重國歌，不如叫政府做好一點，令市民心甘情願地愛國，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因為《國歌法》的訂立並非為了強迫人唱國歌，而是要禁止貶損國歌、侮辱國家的行為。又有人說《國歌法》剝奪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及創作自由。主席，我參考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的相關資料，在1999年香港特區政府訴吳恭劭一案中，當時的首席法官李國能在判詞中指出，國旗是國家及國家主權的獨有象徵，代表國家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香港有合法權益保障國旗及區旗。終審法院同樣認為，《國旗及國徽條例》對發表自由的限制是有限度而非廣泛的，為保護作為國家獨有象徵的國旗，該限制是有必要的。事實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例如意大利及德國，同樣把侮辱國旗列為刑事罪行。因此，訂立《條例草案》只是與《國旗及國徽條例》看齊，並非甚麼新鮮事，而我們亦應立法堵塞法律漏洞。主席，有些人利用種種藉口，不願意通過《條例草案》，無非是不想承認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口口聲聲要求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他們卻不把"一國"放在眼內，只看到"兩制"而不見"一國"。或許他們眼中的"一國"是美國或英國，他們經常到外國提出請求，在香港立法會穿T恤，在外國卻打領帶穿西裝，自稱是香港代表。在他們眼中，誰才是最重要的呢？

現在他們更鼓吹"港獨"、自決，甘願被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對抗中央的棋子。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均反對"港獨"，但偏偏有些政客到不同地方唱衰香港，還跟外部勢力裏應外合，乞求外國干預香港事務，這樣只會令香港的情況更複雜，進一步激發社會矛盾，傷害國家主權，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我覺得這些人若非愚蠢，就是其心可誅。可惜，香港有不少年輕人被他們帶入歧途，被所謂違法達義蒙蔽雙眼，走上反中亂港的道路，做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主席，《國歌法》如是，國安法在本港的推行亦如是。香港已飽受政治侵害，有利的營商環境已遭蠶食和破壞，暴力和社會衝突令市民人心惶惶，令外國投資者卻步，有需要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必須有法可依，執法嚴明。我希望反對派臨崖勒馬，我們做事必須以市民的利益為先，大家應該放下立場和成見，讓社會各界重新聚焦對抗疫情，紓解民困，重振經濟。

主席，行政會議成員的層次真的不一樣，討論國歌便提到國安，討論國安時當然要把事情說得像天一般高，兩位行政會議成員都一樣，這必然屬謝偉俊議員較早前說的"水平"，我洗耳恭聽，定當好好學習。我記得謝偉銓議員昨天在議會上提到漢奸，他說不支持《國歌條例草案》，甚至是不支持國安法的，必然就是漢奸。謝偉銓議員不在席，但我相信他一定有機會回應一下，不知道他是否已放棄自己的居英權？如果他擁有居英權，不知他是否算是漢奸？不過，主席，我這樣說無意針對任何人，包括坐在這裏的這一位。我只是想到，有人高舉愛國旗幟，把國家說得多偉大，說不支持《國歌條例草案》便是漢奸，不支持國安法又是漢奸，總之不投贊成票的人就是漢奸，那麼，所有投贊成票的人，他們本人及其直系親屬在外國是否擁有任何產業或居留權？為何不全部搬到大灣區？提到愛國，一定要談到歷史。我這幾天感到非常"安全"，主席，因為被外面那麼多警察包圍着，但回想過去，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是否知道在中國現代史中，上一次議會是如此"安全"的是甚麼時候？是1913年，當時袁世凱派軍隊進入議會，要求議員投贊成票支持他成為總統，真是同樣地"安全"，對嗎？回顧歷史當然要提到國歌，歷史上有沒有國家立法規管奏唱國歌時人民的行為？當然有，1933年5月，德國頒布法例指定"德意志之歌"及"旗幟高揚"兩首歌為雙國歌。法例亦訂明，在奏唱"旗幟高揚"這首納粹黨黨歌的第一節和第四節時，要舉起右手行納粹禮。1942年西班牙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亦立法規定奏唱國歌期間，人民要行羅馬式敬禮，即納粹禮。主席，一首代表國家和民族的歌曲，該國的國民和民族聽到時自然理應肅然起敬，甚至感動流涕，但為何仍要規定人民在奏唱國歌時的行為？原因很簡單，從上述兩個例子可見，這其實是因為當時德國和西班牙已有自己的國歌，只是希特拉和佛朗哥強行透過立法，要以宣傳自己政黨的歌曲變成當時的國歌，但他們怕人民不服，所以在立法的同時迫人民展示某些手勢。

當一首國歌不能引起當地人民的共鳴和感情，便以法例要求他們肅然起敬，對這首歌曲行禮，這代表甚麼？這代表他們心虛，他們根本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可以得到國民的認同。不如我們又看看現在需要審議的《國歌條例草案》，弁言的第2點訂明"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即使退後一萬步，若我們必須尊重國歌，但何謂尊重？如何界定一個人在奏唱國歌時是尊重抑或不敬？

但我們真的要問，為何我們在2020年還需要通過一項如此的法律？主席，實際上，維護國歌的尊嚴不是人唯一要做的，一個機構、一個死物本身也是由人賦予尊嚴的。

我說的不是眼見的尊嚴，不是像主席說的一般，議員走出來做不同行為動作表達不滿便被視為破壞議會尊嚴，而是一個精神的層次，"尊嚴"這兩個字是上升到一個精神的層面。但很可惜的是，當議員不懂得珍惜自己擁有的權力，不懂得在三權分立之下珍惜自己應該擁有的反對力量的時候，又談何尊嚴呢？當尊嚴已經難以說得上的時候，維護尊嚴更令人摸不着頭腦。《國歌條例草案》第2部第3條"奏唱的標準"提到，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唱。主席，先不說一些愛國的大叔在街上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便不禁吹起口哨和高歌，我現在說的是，對於怎樣才符合其尊嚴的方式這一點，為何要有如此多的規管？主席，究竟這是否符合自由社會本來應該要有的基礎呢？弁言的第3點提到，為國歌立法是要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主席，我想提醒大家，2008年曾進行一項調查，當時香港人對於愛國的概念是達到"高峰"的，當時有沒有國歌法？當時有沒有其他法例要求市民愛國，有沒有這麼多國家安全等問題？為何當時甚麼也沒有，香港人的愛國情緒竟然達歷史新高，而很可惜，其後卻是拾級而下呢？究竟這條國歌法能否彌補相關的問題呢？當然不能，因為大家也明白，當一個機構、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不做好自己，出現問題的時候只懂以法律要求人民尊重它，這當然無法解決核心的問題。我想特別提到，對於當年納粹的國歌"旗幟高揚"，現時德國刑法典第86及86a條有清楚的規定，禁止發布和使用違反憲法的組織的標誌和宣傳物，一切與納粹黨有關的東西，今天已變成違禁物。德國為何要立法來損害言論自由呢？最重要的一點是，德國經歷了多年的民主化，在真正獲得自由後，他們學懂了兩個字——反省。

在201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上，有38位全國政協委員聯署遞交了一份提案，標題為"制定保護國格與民族尊嚴專門法"，專門用來懲罰崇日分子。然而，這位網民反對立法，因為他認為不應該規管思想。他的一段話是這樣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甚麼依法治國、甚麼法制社會就不要談了，因為連立法也那麼隨隨便便，執法方面，我更是不可想像。因為只要存在為思想而立法，便不可能達到法制社會的境界，這是經過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的道理。"我希望這段說話能夠留在立法會的會議紀錄內，亦能夠讓在席的每位建制派議員深思熟慮。

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辯。

以及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條例草案》第3部是"保護國歌"，禁止不當使用國歌、歌詞或曲譜的行為，以及公開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並就罪行訂立罰則。過去兩年，在審議的過程中，坊間就《條例草案》第7條有關侮辱國歌的罪行提出不同個案情境，想知道個別情境會否觸犯法例，我們都盡力作出回應。有些人希望政府就所有個案情境，評論是否會觸犯法例，這是不可能的，執法機關必須根據法例的要求，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所得的證據作考慮，最終由法庭按香港一貫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作出判決。不過，這不代表法例不清晰，相反地，我們的立法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禁止公開、故意、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簡單而言，市民若沒有意圖侮辱國歌，是絕對不用擔心。
如果議員繼續在座位叫喊，我會立即命令他們離開會議廳。
《條例草案》第4部是"推廣國歌"......條文要求教育局局長就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示。《條例草案》亦要求本地持牌電視及電台根據現時的牌照條款，藉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廣播國歌。這兩項要求實際上與現行做法相近，既反映全國性《國歌法》的原意......同時兼顧香港的實際情況。隨意批評有關條文是"洗腦"，是沒有根據的。《條例草案》第5部是"補充條文"，訂明在香港觸犯有關國歌的規定的罪行，會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條例草案》第6部是"相應修訂"，是就其他條例，即《商標條例》和《法例發布條例》作出的相應修訂。總體而言，《條例草案》的主要精神是尊重，我相信這種尊重精神對市民大眾而言是十分容易理解，而且容易做到的。就着一些意圖侮辱國歌、公開及故意作出侮辱國歌行為的人士，《條例草案》則需要訂下罰則，對這類行為起阻嚇作用。經過兩日的辯論，我想特別回應一下議員數個主要的觀點和質疑。這兩天，我聽到不少議員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條例草案》是強迫人尊重國家、尊重國歌，甚至強迫人愛國。首先，我們認同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不能單靠實施刑罰，亦要從教育、宣傳等着手，正因如此......《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亦有所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示，讓學生學習歌唱國歌、明白國歌的歷史、精神和意義，同時亦規定本地持牌電視及電台須藉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廣播國歌。此外，我們亦會進一步加強對國歌的宣傳和推廣，務求令市民進一步增強對國家的觀念，從而令大家更尊重我們的國家和國歌。除了教育宣傳外，我們亦需要定出一些明確的規範和指引，讓市民有所依循。除了教育宣傳外，我們亦需要定出一些明確的規範和指引，讓市民有所依循。因此，我們定下一些指引性條文，讓大家知道奏唱國歌的標準、禮儀和場合，這些條文都是屬於"指引性"而非懲罰性。因此，我們定下一些指引性條文，讓大家知道奏唱國歌的標準、禮儀和場合，這些條文都是屬於"指引性"而非懲罰性。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排除有極少數人會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存心、故意、公開侮辱國歌。
胡志偉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
事實上，過去的確有這些情況發生，有人在球場噓國歌、侮辱國歌，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訂立明確法例和罰則，禁止這些侮辱性行為。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教、規、懲並重，一方面令大家明白我們在同一個國家，大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泱泱大國，大家應該尊重我們的國家，亦應該尊重和維護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國歌......同時，對一些心存不軌、意圖侮辱國歌的人應該施以適當的刑責和罰則，予以阻嚇。

議員談得較多的另一點是罰則水平，有議員甚至形容《條例草案》是嚴刑峻法。就此，我重申《條例草案》所訂的刑罰水平，與《國旗及國徽條例》中侮辱國旗或國徽罪行的刑罰水平一致。由於國歌和國旗、國徽同樣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我們認為把侮辱國歌罪行的刑罰水平訂於與侮辱國旗或國徽罪行一致的刑罰水平是恰當的。再者，《條例草案》的刑罰只是最高刑罰，法庭會根據每宗案件的實際情況而量刑。我想回應的最後一點，是有關《條例草案》與言論自由的關係。部分議員認為《條例草案》一旦實施，會壓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包括反對《條例草案》的議員都會同意，表達自由是重要的，但並非沒有界限。《條例草案》只限制一種表達方式，即禁止市民以公開和故意侮辱國歌的方式表達意見，這種限制是有限度和合理的。終審法院於1999年審理涉及侮辱國旗的吳恭劭案時，已清楚確立這一點︰《基本法》保障表達自由，但國旗作為國家的象徵，限制以侮辱國旗方式表達意見並不違反《基本法》。特區政府在過去兩年引述了這宗案例很多次，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實事求是，不應利用《條例草案》製造不必要的恐慌。主席，正如剛才所說，《國歌法》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區，包括政府及立法機關，都有憲制責任盡早在本地落實實施。主席，我動議恢復二讀《條例草案》，希望議員能支持並通過《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國歌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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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